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律政司司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6條。

司法機構須處理的案件堆積如山，削弱了本來設計得非常好的司法程序，這是荒謬和本末倒置的。所以，我必須清楚解釋，這項修正案焦點錯誤，以期透過司法程序處理本來應透過其他程序解決的問題。這項修正案修訂有關的司法程序，將會影響很多決定，包括由高等法院處理的司法覆核許可和上訴，不單影響免遣返聲請案件，還會影響所有案件。殺雞焉用牛刀？我們是否要"斬腳趾避沙蟲"？

如果我不解釋清楚，怎能令公眾明白我對《條例草案》或這項修正案的立場？我必須清楚指出問題所在。

立法會資訊服務部資料研究組曾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比較各國難民申請的成功率。

我不是亂放空槍，而是與國際比較，其他國家的成功率是二三成，甚至六成。

張超雄議員，你正在繼續重複你的論據，請你停止發言。

正如律政司司長剛才所說，這項修正案主要是將《高等法院條例》中上訴法庭的組成由3名法官改為兩名。

我會在適當時間提醒議員。若議員重複自己或其他議員的論據，我會作出善意提醒，請他返回辯論的議題。

這個問題是長期，還是短期？這一切都是未知之數，但這項改變牽一髮而動全身。

如果聲請人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而提出司法覆核，律政司司長也有責任告訴公眾，政府當局在前期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以釋除公眾疑慮，這樣我們才能夠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作出有關修訂是較為理想的做法，可提高整體效益......

我只是問律政司司長，是否應代表政府回應。

胡志偉議員，你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年資與我相同，所以你一定比我更明白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應該做的工作。

我最後警告你，如果你繼續離題，我會停止你的發言。
好的，就着這項修正案，其實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就是政府當局把上訴法庭3名法官改成兩名所帶來的後遺症。

你是否想發言？

可是，熟悉上訴法庭程序或其一貫處理案件的做法的人都知道，上訴法庭需要多於3名法官處理案件的情況相當少，甚至從未發生。

按我理解，這種情況應該從未發生，但如果確曾發生，我希望律政司司長可以藉此機會，解釋上訴法庭是基於甚麼原則或考慮甚麼因素須由多於3名法官組成。在某些情況下，案件須由5名法官聽審，而當其中一名法官無法繼續時，法庭會如何處理案件餘下程序的公正性。

我希望局方可以就這個不清晰之處作出陳述，或藉此機會清楚解釋，究竟法律顧問提出的情況是否存在問題或不清晰之處，以及在5名法官中有1人無法繼續審理案件，而餘下4名法官又無法達成統一意見時，將有何處理方法。我剛才也提到，代理主席，上訴法庭由5名法官同時審理一宗案件的情況，我從未見過，亦不知道有甚麼案件須由5名上訴法庭法官處理。如果過往確曾有這類案件，我希望律政司司長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讓大家知悉原來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有時候需要5名上訴法庭法官。

不過，上訴法庭由5名法官審理同一宗案件，我不知道會在甚麼情況下出現。我剛才指出，原訟法庭由2名法官處理的案件，有時候是牽涉緊急的憲政問題，有時候是由於案件牽涉公法或人權法的問題，而在同一時間亦牽涉刑事程序。在這情況下，便需要由1名民事法官及1名刑事法官同時處理案件，而這種情況亦的確曾經出現。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會提出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明白，今次......

林卓廷議員，作為資深議員，你很清楚《議事規則》要求議員不得重複其他委員的論點......我必須執行《議事規則》。

《床位寓所條例》第33條的修訂中文文本是"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合理的努力"。《安老院條例》第21條的修訂中文文本是"合理的努力"。第27分部涉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條例》，修訂中文文本是"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合理的努力"。《卡拉OK場所條例》第17條的修訂中文文本是"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合理的努力"。代理主席，最後是《卡拉OK場所規例》，修訂中文文本是"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合理的努力"。

律政司對中文的理解可能有很獨到的看法，有些條文刻意加上"的"字，有些條文則刻意刪去"的"字？以我對中文的理解，"合理的監管"、"合理的努力"與"合理努力或合理監管"，其實並無實際差異，以"合理努力"應該足以解決現時各個中文文本差異的問題。

鄭若驊司長亦可以說，是她看漏了，稍後會再提交一項《成文法條例草案》，就"的"字去留的問題再作修訂，以便再統一所有用字。代理主席，《條例草案》還有其他部分其實都是相當技術性的修訂。

就這個問題，我們已在二讀辯論時提出整體的看法，但我們質疑條文為何由3名法官改為兩名？因為《條例草案》根本不是對條例作出雜項修訂，而是實質法例的修訂，是政策的改變，理應提交一項獨立的法案，讓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再提交立法會審議。

代理主席，我今天的發言先到此為止。

另一受影響的是《幼兒服務條例》，當中第15A1條訂明，被禁止不得擔任幼兒託管人或被禁止顯示自己為願意擔任幼兒託管人的人，如違反條文附表列出的罪行，會被視作被禁止人士。被禁止人士當然不能擔任幼兒託管人。

此外，有關修訂亦影響《監管釋囚條例》，這項條例只適用於服刑人士，即正在服刑而有關刑罰是根據第23條訂立的規例所指明的。第23條指出，其中的適用條件是附表1所指明的任何罪行，但必須為被判處監禁兩年或以上及為6年或以下的刑罰。附表中部分罪行與弱智人士有關，包括與弱智者作出肛交及與女性弱智者非法性交。這項修訂建議將《刑事罪行條例》中與弱智人士相關的罪行，同樣是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作為適用者。

所以，"弱智"這種帶有貶意甚至是歧視性的詞語，其實早應作出修訂。這項修訂其實並不完整，因為在其他法例中，很多條文仍會使用"弱智"一詞。

我要解釋一下，當初使用"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一詞，其實與《精神健康條例》直接有關。

主席，我剛才提到我不打算重複多位議員提過的論據或他們的關注，例如有關法官的部分或"弱智"的定義。

第28及29條的修訂廢除的語句一樣，但代以的語句則不一樣，前者是"合理的努力"，後者則是"作出合理的努力"，多出兩個字。

違反以上罪行，即屬違法，除非他可以證明"他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有導致違反牌照條件的情況存在；及"即使他作出合理的監管及"在合理範圍內盡了力"，亦不能防止該等情況出現，現修訂為"合理的努力"。我剛才提到"作出"這兩個字，為何其中一項條文沒有這兩個字？因為前文已經提到"作出合理的監管"，所以在"及"字之後沒有理由那麼累贅，寫成"作出合理的監管及作出合理的努力"。

第20條是有關進入持牌遊戲機中心的罪行，基於同一個原因，如果有16歲以上人士在那裏玩遊戲便屬違法。

究竟為何需要修訂？"在合理範圍內盡了力"是否已經能夠表達本身的意思？

有關語句現修訂為"合理的努力"，究竟兩者有何分別？"合理的努力"是否表示有些努力不合理？

原文有"合理"一詞，即"在合理範圍內盡了力"。

為何要修訂為"合理的努力"？為何不是"合理的盡了力"，難道盡了力不代表努力？

但我覺得原條文更清楚，因為原條文清楚說明"在合理範圍內盡了力"，即他已盡力。

"盡了力"是用盡氣力和方法，但"合理的努力"可以是未盡全力。

我想提出兩點，第一，為何不斷重複"合理"一詞。

"合理努力"這語句沒有問題，"經合理努力後"意指已經盡了合理努力，但該條文廢除這語句，代以"即使作出合理努力"。

我暫時沒有其他意見，多謝主席。
我請委員注意，第一，根據《議事規則》，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不應討論《條例草案》的原則。因此，委員不應重提在二讀辯論時曾提出的論點。第二，全體委員會並非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的逐項條文審議早已在今年6月1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完成。一如委員所知，全體委員會現在合併辯論條文及修正案，辯論的範圍是：是否支持政府當局就第6條提出的修正案；及是否支持有修正案及沒有修正案的條文整體納入《條例草案》。委員不應重複法案委員會就個別條文已進行的審議工作。大家亦知道，本會有大量事項需要處理，而審議法案並非本會的唯一職能，我不能容許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逐一就《條例草案》的條文發言。然而，我必須在尊重議員發言權利及立法會有效運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在適當時候提醒委員聚焦發言。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有憲制責任確保本會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而議員亦有責任善用議會時間，請大家精簡發言。

當局是否真的要將第34B3條的情況納入現有第34B5條呢？

我認為這情況根本沒有可能出現，除非律政司司長或司法機構稍後清楚解釋，第34B3條的情況實際上真的適用。

請你繼續發言。
主席，你可能聽得清楚，但我不知道律政司或司法機構有否聽清楚，或者正在收看的......
請委員不要猜測其他人，包括官員的......

主席，你可能聽得明白，但如果其他人或者......我不會猜測現場任何一位官員或立法會議員明白的程度，但問題是，我們要用一個實際例子來證明......

我已多次提醒委員。

涂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涂謹申議員，我只是提醒委員不要離題，請坐下。

我現在說的正是有關CSA，即在第34B5條加入第34B3條的情況。

如果有關情況根本永遠不會適用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加入修正案，亦不需要把本身已經複雜的程序更複雜化。

本會共花了超過4小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而我和代理主席亦多次指出議員發言離題或不斷重複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並要求議員聚焦發言。委員應知悉，這項條例草案只有一項修正案，其餘條文均沒有修正案。我剛才已提醒委員，全體委員會的審議範圍應是：一是否支持一項由司長提出的修正案；及二是否支持各項條文整體納入《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不是法案委員會，而立法會會議的時間有限，全體委員會不應亦不可能重複法案委員會審議個別條文的工作。若議員能聚焦發言，全體委員會應可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正如我剛才指出，審議法案並非本會的唯一職能。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有責任確保立法會能有效履行憲制職能。考慮到《條例草案》已耗用的審議時數、修正案的數目、全體委員會審議的範圍、議員發言的權利，以及本會仍有大量事項需要處理，我認為有必要作出適當平衡，為全體委員會審議設定時限。因此，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賦予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包括在適當情況下終止辯論及將議題付諸表決，我決定最遲在下午2時，即午飯休息後，表決修正案及條文納入《條例草案》。請委員發言時盡量精簡，讓更多委員可以發言。有意發言的委員，請盡快按下"要求發言"按鈕。若我認為委員發言離題或不斷重複本身或其他委員的論點，我會終止該委員發言。

大家也知道，有些議員並沒有加入法案委員會，他們有權在這個階段提出合理質疑，我希望主席諒解。

我留意到，法案委員會只有4名議員加入，法案委員會亦已處理所有條文，而委員會報告中亦已作出清楚解釋。

這是我平衡所有因素後作出的決定。請大家不要批評我的決定，而應盡量善用時間，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條例草案》作精簡的表述。

首先，多謝石禮謙議員持平地仗義執言。為了響應主席所說，我以下的發言內容應該沒有同事提及，亦不會重複，正因如此，我希望有更多同事聆聽到我這個嶄新的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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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不逐項讀出，因為在文件中已經顯示了。關於《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條例》的修訂歷史，其實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因為之後有兩個分部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所以我特意組合在一起，希望在不重複的情況下提出，也希望司長稍後會花一些時間回應我，或是之後可以作出跟進。

在第131條"一般罰則及將犯罪者逐出泳池的權力"中，指出有甚麼人會被處罰第1級罰款及監禁14天，這涉及執法問題。

當然，現時作出修訂，我們不會反對，我認為這一項修訂當然要執行，因為這個"烏龍"實在太大，也太遲被發現。現時作出修訂，重新把第102條的情況，即如果有任何人未繳付第1款所指的適當費用——即是沒有繳付入場費——則除非事先獲得管理員准許，否則不得進入泳池場地範圍內，就是以此取代了第106條，令未繳款而進入泳池的人會被處罰，嚴正執法。

我向主席承諾不會太重複一些論點，所以我十分順從地說到最後一點，就是第6分部的字眼。我不是好像之前數位同事，如楊岳橋議員等討論"的的了了"，主席，這一點比較麻煩，我要鋪陳一下，便是關於"為達致用詞一致而作出的修訂"。

換言之，今次修訂不僅好像是字面所說的，"為達致用詞一致而作出的修訂"，現在其實是增加罰款。這便引申出法律上值得思考或本會經常討論的問題，無論有關罰款調整是增加或減少，背後是有原因的，而當局原本告訴我們，今次修訂只是"為達致用詞一致"，但事實上，現在的修訂不是，將不服從擔任陪審員的罰款從過往最高的3,000元提升至最高5,000元，最少我在這裏是不曾聽聞的。我也希望主席公平地提一提，不要只是把矛頭指向我們，因為有這麼多法案委員會，不同同事亦要負責不同會議，有不同組合，今次有這樣的組合，當然有其原因。

根據第614章第3a和b條，律政司司長只認可兩個網站。我希望她將來再作修訂時，例如再次提出雜項修訂，可以在第614章加入附表，甚至在條文中加入有關的網站，因為大家現時都是使用電子版本的。這樣市民便可知道哪個網站所載的法例是最up-to-date、最全面和最準確的。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希望律政司司長可以接納我的提議。
我提醒委員，主席早前已經就全體委員會審議時限作出裁決，全體委員會將於下午1時左右結束審議，請有意發言的委員把握時間發言。會議將於午膳後恢復，屆時我會邀請律政司司長再次發言，之後便進入表決程序。

代理主席，我這次想談論第6分部的問題，這個分部的題目是"為達致用詞一致而作出的修訂"。

因此，這不止是用詞一致的問題，還涉及提高罰款的問題。我不會在此詳細論述，但有關這些變化的基礎，不論是法案委員會會議或是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法律文件，均沒有詳細解說。

這方面的描述有欠清晰，亦令公眾產生疑惑，就是當政府說要達致用詞一致時，究竟涵蓋和適用範圍有多大？有關的修訂是否涵蓋所有法例，以致凡看到相同的詞彙，便自動以新訂的第2級罰款作為基準？

這牽涉到今次修訂為達致用詞一致而將3,000元罰款變成第2級罰款的做法，是否適用於所有法例的相關內容。如果不是的話，司長便應該清楚說明，令大家知所適從。

這個概念與我們的做法有何抵觸？我們的做法是把人分為兩種，"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和"精神上有行為能力的人"。

所以，我徹底反對這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概念，我不能接受法律上把人分為兩種的做法。2012年，聯會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審議中國及港澳地區殘疾人權工作的執行情況，相關文件提到"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即CRPD第十二條，亦提到"委員會對建立法律監護關係的制度感到關切，該制度不符合《公約》第十二條的規定。

《刑事罪行條例》訂明不少有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性罪行。例如，第125條"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性交"，列明"任何男子與一名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女子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然而，法改會報告書指出，現行法例沒有顧及那些具有能力給予同意的精神缺損人士的性自主權。所以，法改會當時就法例提出初步建議23"新訂罪行以誘使、威脅或欺騙手段促致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涉及性的行為"，以及初步建議24"新訂罪行以誘使、威脅或欺騙手段導致精神缺損人士進行或同意進行涉及性的行為"。這種做法是一種進步，不是完全非黑即白地說有關人士連進行性行為的決定或權利也沒有，反而是有關人士被誘使、威脅或欺騙而進行或同意進行性行為才是罪行。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我們仍要向聯合國交代香港過去如何執行《公約》的條文。
張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我作為代理全委會主席，有責任確保委員按照《議事規則》發言。

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再次發言。

我很快的，因為司長剛才說其他議員的發言與今次議案無關，但我留意到很多其他同事的發言內容也牽涉到其他有關部分，包括希望不同法例之間用詞達致一致的修訂內容。所以，我認為當有這類問題出現時，司長是否應該也向我們作出解釋？
胡志偉議員要求司長澄清剛才的發言。律政司司長，你有否補充？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發言反對三讀《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

這項修訂其實會衝擊香港已經相當薄弱及弱不禁風的法治。

法治不是被宣稱擁有的，而是要被所有人，特別是無權無勢的人視為公平、公正的做法。

香港人以往很可能認為這些第三世界的極權國家與我們距離很遠，但諷刺及可悲的是，越來越多香港人本身也成為了政治難民。當我們將心比己時，不禁會想起很多在香港本來安分守己的人士，也遭受政治打壓，需要申請成為政治難民。其實，那些香港人與這些由於在其本身國家受到種種強權及獨裁政府的壓力，而要逃到香港的難民，兩者之間何其相似。雖然香港並非一個主權地方，但在回歸前後，很多在世界各地遭受壓迫的人，都視香港為一個公平、公正的地方，所以他們選擇在香港提出難民聲請，也有箇中道理。

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議員應討論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有關《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議員應在二讀辯論時提出，而個別條文和修正案，亦應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

因此，當難民聲請不再那麼多，而立法會卻通過了一項從根本上改變上訴法庭組成的修訂，我們是否負責任的議員，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決定，議會又是否已盡其責任守護法治？請大家不要把《條例草案》看得太簡單，因為這絕對會影響其他並非難民聲請的申請人。舉例來說，當有人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時，他們同樣會由兩名法官處理其申請，這又是否我們樂於看到的呢？

大家知道在百多年前香港的殖民地情況下，拘捕人後，便立即在域多利法院審判，審判後便......

令我擔心的是，現時在終審法院，雖然是非常任的海外法官，已經出現一個退出或辭職潮。這點會大大打擊資深法律人員留在較高等的法庭，包括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的信心。

主席，我正想解釋為何我贊成這些修訂，同時也要反對。這些修訂能對以往錯誤的觀念作出及時的修正，將一些帶有性別歧視的用詞，例如遺孀、遺孀的子女，在《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條例》中用一些配偶等。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我們是歡迎的。又或者將"弱智者"改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我們也同意。雖然"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根據監護委員會，是包括很多意思......

我反對三讀，我很快說完，主席。我反對三讀，不等於我反對《條例草案》內一些行文上的改變。這些改變會令某些人士，以往被歧視或錯誤地以性別選擇的做法被歧視或被奪去法律上的權利，我表示贊成。

當政府，尤其是今時今日的政府及律政部門失去市民支持，當大部分香港人擔心或面對法治不彰、司法制度受到衝擊時，這些修訂不是很應該去做的。

希望有更多香港人以香港為家，更多香港人希望法治得以彰顯。但是，今時今日香港的處境，再加上一些政府部門及司法制度受到嚴重衝擊下，實在無法令我支持三讀《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反對三讀。

主席，首先，我認為一定要向你表示遺憾，你剛才宣布在4時便要停止三讀辯論的發言時間，而之前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辯論時，理論上《議事規則》是容許我們作無限次發言的，只要我們的內容非無聊、瑣碎、重複和不對題。

我現在不是評論，而是表示遺憾。

沒關係，你可以對我有許多意見，但現在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就《高等法院條例》的修訂，我們多位民主派議員提出，問題的核心不在於高等法院，而是之前的審批過程，但司長完全沒有反應，既沒有聆聽、回應議員提出的意見，更指我其他的發言不相關。

我當然反對三讀《條例草案》。反對三讀的部分原因，正正是《條例草案》在概念上是一個大倒退。從爭取殘疾人士權益或基本人權的角度看，《條例草案》與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背道而馳，我們當然要反對。我之前和其他同事均指出，問題的核心並非單憑修改《高等法院條例》，減低法官數目便能解決。

有多少免遣返聲請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人有律師代表呢？

如果他們有律師代表，甚至之前已徵詢律師意見，檢視其個案是否具可訴性，即所謂merit，如具可訴性及有case的話......

主席，我不知道何謂重複論據。

主席，我只有一次發言機會，我最多只會用盡15分鐘解釋我的立場。

主席，我一直希望解釋我為何反對三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包括修訂《高等法院條例》，將上訴法庭的法官人數改變，主要針對處理某些司法覆核許可的上訴。

請主席指示，我除了說贊成或反對之外，我還可以說甚麼？

主席，我並非要教議員怎樣當議員，特別是張超雄議員也是一位資深的議員。

據我理解，在三讀辯論中，議員可表達支持或反對《條例草案》的立場及背後的理由。

梁君彥，我們現正談論的《條例草案》，會影響上訴法庭如何審議司法覆核的申請，我想引述的案例正正是司法覆核的案例。

再者，雖然此點備受質疑，但行政機關無論是在諮詢過程以致審議過程當中，竟然一而再、再而三說由於個案的背景關係，他們不能夠指出新安排能否節省時間。

可以考慮的做法真的有很多，我不想逐一作出建議，但我希望當我們反對《條例草案》後，行政機關能夠徹底覺悟，重新探索另外一些好方法，而不需要更改由3名法官處理個案的做法，因為有關做法公平公正，並能維護優良傳統，這點最為重要。因此，我們不應該隨便聽取一個司法機關的建議便作出決定。主席，我有一個更重要的反對理由，就是行政機關沒有檢討整個事件的因由。

但大家都知道，每件事有果自必然有因，行政機關不探究或不告知當中的因由便作出這個結論，我覺得這是不恰當的。

今次修例後是否必然會成功呢？

其他國家有不少成功個案，但香港的成功個案卻很少，這些情況都是事實，並非我們創造出來。相關數字就放在我們眼前。

事實上，我們要維護的，不單是聲請人生活狀況，還有香港人的生活狀況，特別是社會上重視的核心價值——人權。

我不重複其他同事的論點，但我不得不說的是，我認為《條例草案》破壞了我們的優良傳統，破壞了我們維護人權的核心價值，破壞了法治精神，這就是我真正擔心的狀況。

《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已進入三讀階段，而我在二讀辯論時已表明我的立場。

我希望不論主席閣下或其他議員，以及正在收看會議直播的公眾朋友，都給予少許耐性聽聽我的觀點。

大部分難民可能來自巴基斯坦、越南、印度等地。

對於人權和捍衞人權的原則，我完全同意；但在捍衞人權原則的同時，我也要考慮其他普世價值觀——我在第三部分會更清晰地說明——即正義的問題。

律政司須解答，這是法律技術層面的考慮，但實際上會否發生？如果發生後應如何處理？對於難民或相關團體，有關當局均應解釋清楚。

如果以書面作出判決，會否對當事人不公平？

如果我站在泛民議員的立場，以人權作為最高價值的原則，法庭的公開和透明度會受到損害。

最簡單的事例是，第一，他們會面對一些不必要的負面印象或標籤......
鄭松泰議員，我再次提醒你，現在是三讀辯論，議員應集中討論是否支持三讀《條例草案》，而不應再花時間重提之前已曾提出的論點。
我正想提出我支持三讀的理由，因為從人權角度作考慮的同時，也要考慮有關安排究竟是否合乎正義。考慮的具體條件很簡單，就是現有的政策會否令本地族群的應有生活方式受到損害；若是，應該如何作彌補。

第一，他們會被貼上不必要的負面標籤；第二，基於語言上的問題，而我們的社會並沒有處理過難民在港生活時遇到的問題，因此有本地少數族裔便向我反映，說他們的子女由於語言上的溝通問題而會被人欺騙。這些也是真實發生的問題。主席，我指的並非建制派說的甚麼"假難民"。

在議會上，理應是由我們透過民選機制......

我們利用議會的平台，希望政府明白，如果寄望法律，即現時進行三讀的法案，便能夠處理難民問題，那但不好意思，我能好說律政司司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政務司司長失職，原因是難民的問題與他們息息相關，法律的機制卻無法處理。現時香港社會面對接近上萬宗難民聲請，其實已經成為政治問題。這件事情——主席，你不要再打斷我了，我知道要返回議題的——如果有同事曾經理解半年前為何廣州突然要把黑人全部趕走，當然......
鄭松泰議員，請你停止發言。

我反對三讀的原因是，《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討論至今，律政司仍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處理一旦《條例草案》通過後，聲請人或要求司法覆核的公眾人士所面對法律支援不足的問題。因此，通過《條例草案》根本不能夠改善現時司法覆核案件積壓的問題。這次修訂《高等法院條例》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包括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的人手調配和效率。換言之，現時法庭處理這類免遣返聲請司法覆核個案的效率很低，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慢工出細貨，亦不代表有關的程序工作細緻或支援充足。現時聲請人遇到的問題，包括傳譯外語能力欠佳，過往從未有議員提過這一點，而我也是首次提出。政府在過往答覆議員的書面質詢時曾清楚表示，聲請人主要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等南亞或東南亞國家，而政府亦很清楚這些國家的國民並非以英語為母語。以印度為例，雖然英文是其官方語言，但這並不代表所有印度國民皆以英文作為母語。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統計，世界上有半數語言集中在8個國家，其中有400多種屬於印度，即是說這些聲請人是400多種印度語言的其中一種的使用者。另一個例子是越南，我在深水埗曾與很多越南街友接觸，他們以越南語為母語。

因此，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根本無法改善現時司法覆核案件積壓的問題。

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我想問，謝偉俊議員剛才是否指我說廢話？

他的發言與議題不符，而且不斷重複，連最基本的議題亦沒有弄清楚，與事實不符，全部都是廢話，主席。

主席，我剛才請閣下就謝偉俊議員說"邵家臻議員剛才的發言是廢話"這句話作出裁決。

主席，我對你的裁決表示不滿。
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尹兆堅議員剛才說保皇黨在去年區選前，就《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拉布"拉了3次會議，何俊賢議員更說到火星，你卻任由他說，沒有劃線。你現在是否用雙重標準，處理我們議會的進度？

林卓廷議員，如果你繼續在席上叫喊，我......
我不是叫喊，而是提出規程問題。

主席，作為主席，你作出裁決是否可以有雙重標準？

主席，黃碧雲議員問我為甚麼按鈕會按得較她快，因為我真的準備好發言。《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賦予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酌情權，批准在2012年6月15日未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漁船的登記申請。《條例草案》將為現時的登記制度補漏拾遺，使之前未能登記的漁船可獲登記，從而令2012年年中前仍在作業的漁船可以重新作業。主席，我曾研究《條例草案》，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2012年出現的問題要需時整整8年，直到2020年才提交《條例草案》來補漏拾遺呢？這是匪夷所思的。主席，讓我說說漁船登記制度的背景，我不會說太久。其實，以前捕魚無須申領牌照，但大家也知道，由於要保護海洋資源，尤其是在近岸取得的漁穫對海洋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便設立登記制度，禁止一些對海洋生態破壞比較嚴重的作業模式。其後，當局開始慢慢透過登記制度對例如拖網捕魚等受管制的捕魚活動稍作規管，亦可以令漁業持續發展。

可是，代理主席，在2012年修訂《漁業保護條例》後竟然發現問題。在登記期限內，有4,474艘漁船獲登記，並有494宗登記申請被拒絕，當中319宗的拒絕理由是有關漁船在2012年6月15日未領有有效的運作牌照。大部分遭拒絕的申請已經就漁護署署長拒絕登記的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截至2019年10月底，行政上訴委員會聆訊了182宗個案，並就160宗個案作出裁決。因不符合運作牌照的規定而遭漁護署署長拒絕登記的上訴個案，至今被行政上訴委員會全部裁定敗訴。

代理主席，我過往很少研究有關漁業保護或漁船登記的條例，這不是我的專長，何俊賢議員在席，他才是專家。但是，看到同事替我準備的背景資料後，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當年發現法例有這樣的漏洞和流弊後，為何不在一兩年內填補法例的漏洞呢？由2012年至今2020年共有七八年時間，這些漁船仍可以運作嗎？使用這些漁船捕魚有否違法呢？

另一問題是，當時的修例工作是否很"離地"呢？

代理主席，很多漁民和漁業界人士對我們說，現時登記制度的出發點固然好，但要保護香港的海洋資源便同時要做好執法。現時有很多內地漁船非法進入本港水域捕魚，不單在海上作業，有些更在近岸的位置活動，甚至在尹兆堅議員所屬的新界西，濕地公園裏的彈塗魚也被人捉去，那裏有很多彈塗魚，全都被捉去便不得了。

漁民向我們反映說，晚上數以十計的漁船在本港海域作業，大規模地使用他們稱為"蛇籠"、"地籠"、"長城籠"的魚網——楊岳橋議員聽到這些名字也皺眉——把蝦毛蟹將全部捉走，這還得了嗎？因此，現時香港的海洋資源已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況，如果漁船的登記又做得不好的話，便會令原意是保護本港海洋資源的政策事倍功半。因此，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要改變這些影響市民的政策時，無論是法例的草擬、行政安排或公眾諮詢，一定要做足做妥，不要只管快、只說要趕急做而不進行公眾諮詢，強硬地通過，最終只會影響市民。我希望代理主席稍後會給予議員充足時間就此議題發言，因為香港的環保政策、海洋資源以至漁業界的生計，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發言到此為止，多謝。
各位議員，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賦權漁護署署長行使酌情權，登記未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漁船或前拖網漁船。我請議員針對《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發言。

代理主席，在二讀辯論時，議員當然就法案的整體優劣作判斷和評論。林卓廷議員剛才詳細交代背景，我認為這對於大家的討論一定有禆益。

林議員剛才作了清楚說明，而我相信稍後何俊賢議員必然會大力鞭撻以下這個事實。在2012年，《2012年漁業保護條例》生效，引入漁船登記制度。姑勿論這制度是好是壞，事實就是引入了登記制度，規定所有漁船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登記，方可在香港水域捕魚，當時的截止日期是2012年6月15日。林卓廷議員剛才清楚提及相關數據，以記錄入立法會會議紀錄中。當時有4,474艘漁船獲登記，但有494宗申請被拒絕，而當中319宗的拒絕理由是有關船隻在2012年6月15日未領有有效的運作牌照。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為甚麼當時行政上訴委員會處理的182宗個案中，已作裁決的160宗個案全部敗訴。

當一些漁船正在維修時，無法趕在限期前讓海事處檢查，所以便錯過了登記時限。荒謬的是，漁護署署長由於沒有酌情權，所以只能表示愛莫能助。代理主席，我本來不熟悉漁船牌照的申請和登記程序，但由於提出了《條例草案》，我看了相關的程序和規定。原來漁船的登記制度很複雜，我們不妨嘗試了解一下。首先，根據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出版的《工作守則——第III類別船隻安全標準》，漁船屬於第III類別船隻，而這可以細分為漁船、運魚船、漁船舢舨，以及舷外機開敞式舢舨。所有船隻可分類為A類或B類，A類是用鋼、鋁、玻璃纖維製造，B類是用玻璃纖維或木質製造。更複雜的是，原來漁船再分為有主機和沒有主機。

文件沒有說清楚，只籠統地用漁船來概括，亦沒有詳細講述船東8年前遇到甚麼具體困難或苦衷而錯過登記。當局本應就此作出詳細交代。

代理主席，我一直都在議題範圍內。不過，辯論需要鋪陳理據，理據需要慢慢鋪陳，任何專心聆聽的人都會明白，我一直都在議題範圍內，並沒有離開有關香港水域的題目。

代理主席，就着《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民主黨首先要表明立場，我們支持本地漁民。

林卓廷議員比我更快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他剛才已說出部分原因，我想我們要先了解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情況。

我當然十分支持報告的內容，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條例草案》只是處理一小部分問題而已，並且跟其他政策互相矛盾，所以政府現時就漁業推行的措施根本無法令漁業達致可持續發展，也幫不了漁民多少。我相信稍後漁農界的何俊賢議員應該有更多意見發表。

此外，要禁止使用或借助非本地漁船進行捕魚活動，並限制使用或借助非漁船類別的船隻進行捕魚活動，以及設立漁業保護區。這份報告相當詳細，還有提及一些其他措施，我稍後會再討論。

問題是，有關修訂能否有效達致我們希望達到的政策目標，令漁業可持續發展呢？

原來船隻須領有有效運作牌照才能進行登記，不知道為何要好像穿兩條褲子般，既要領有牌照，又要進行登記。

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呢？

究竟行使酌情權的準則為何？

何謂"署長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因素"呢？條文並無清楚說明有關準則，我認為這種寫法不太清晰。

文件不齊全又是否酌情豁免的考慮因素呢？這些並無清楚說明。

有另外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報告的附件四其實還提到政府需要控制捕撈力量，而控制捕撈力量包括甚麼呢？包括要維持適當的漁船數目，即現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要控制漁船的登記、數目及馬力等。另外要禁止在香港水域進行拖網捕魚活動，就此，我們已禁止拖網捕魚，但我們尚未禁止非本地漁船在本港水域捕魚，何俊賢議員也清楚知道此事。我們多年來聽到不少香港漁民投訴，指不少內地漁民非法越境闖入香港水域在香港捕魚，就這方面的情況，政府有否妥善執法呢？很明顯，政府做得很差。代理主席，關於執法問題，我們聽聞有人在香港水域，即藍色範圍，見到內地漁船。根據我們接獲的資料，內地船隻曾進入哪些香港水域非法捕魚呢？

其實香港水域範圍甚為細小，只涵蓋香港的陸地對出不多遠的範圍，但屬於香港的捕魚區竟然有那麼多內地漁船——即黃色標記的這些——闖入，足跡包括西貢、長洲、大嶼山、塔門等。有香港漁民表示，有時候在塔門一帶，每天可以看到數十艘內地漁船在非法捕魚，后海灣那邊當然亦有。

我需要確保議員的發言符合《議事規則》。

事實上，我們看見執法和檢控沒甚麼阻嚇力。

有一宗個案，刑罰是監禁兩個月但緩刑兩年，完全沒有阻嚇力。為何這次修訂不增加罰則，保護本地漁民，以及打擊內地漁民來港非法捕魚呢？

大陸對此也有規管，為何香港卻沒有規管呢？

所以，問題是罰則太輕，沒有阻嚇力，法例措施未到位，這樣如何幫助漁民呢？我剛才提到，如果要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監管沿岸和海上的發展工程，但香港捕魚區一直在縮小，越來越受到填海和基建工程的影響。代理主席，現時香港海域隨着填海變得越來越細小，之前有港珠澳大橋工程，之後要發展三跑，現在又說要發展"明日大嶼"，在中部水域興建1,000公頃至3,000公頃的人工島，還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5億5,000多萬元以進行研究。我想問，當進行大規模填海以興建人工島的時候，究竟......會對香港的水質造成多大影響呢？

主席，我希望你耐心聆聽我的發言，不要太快作出判斷。我稍後亦會因應你的口味，先立論，說出我的數個論點是甚麼，讓我們有較良性的溝通。我的發言是對《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提出質疑，以及闡述民主黨對《條例草案》有保留的原因。《條例草案》貌似一項技術性的修訂議案——就如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到——旨在填補2012年通過的原修訂條例草案的漏洞，令到當時因為各種原因不能按時登記的漁船可以重新登記，讓漁船可以合法地在香港水域作業。是次修例表面看起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沒有太大爭議；但如果細心想想，原來背後還是有一些重大的爭議點，而且有機會令《漁業保護條例》的立法精神及整個漁業發展政策的原意出現大量問題。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政策便會變得不協調、不兼容、不清晰，並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縱使我們支持漁業可持續發展，但在現階段，我們對《條例草案》表示懷疑及反對。

大家都明白，所有法例背後當然有一連串的立法原意、精神或事件背景、問題或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方向，而政府的功能就是要訂立一些法例來達致某個政策目標。

根據數位同事剛才的發言，我知道除了何俊賢議員之外，有些同事也希望協助漁民平反身份。然而，有些事情背景的確令人懷疑，《條例草案》現時賦予漁護署署長權力之後，由於沒有指明是否只容許那300多艘漁船重新登記，不期然會有很多原本不是漁民的人登記漁船，而香港未來會有一個很大型的填海工程，這會否因而構成一些與利益輸送有關的聯想，令到一些正正經經但上次滄海遺珠的漁民，今次不單不可以名正言順地取回身份，還要背上污名？

主席，最原始的源頭應該是政府在2006年12月成立的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何俊賢議員對此一定熟悉，他稍後發言時可以指教我們，看看我有否理解錯誤，亦可以就我剛才提及政府種種自相矛盾的做法作出解說。如果《條例草案》最終獲得通過，授權漁護署署長行使酌情權之後，會否"累街坊"和"攬炒"呢？

首先，2006年12月成立的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報告》，當中談到數件我們耳熟能詳、小時候唸書也得知的事︰第一，由於過度開發，全球捕撈漁業資源出現衰退。香港的情況更為嚴重，捕撈的漁穫由從前體型大的高價值品種，變成現在體型細小的低價值品種，或者漁民因賺不到多少錢而稱之為"賤價魚"的品種，這樣就導致剛才所說的結果。在整體海洋資源不斷枯竭下，大家均受影響。

市民能享用美味的海鮮產品，漁民又可維持生計，取得平衡點，那是最理想。《漁業保護條例》中的確有一部分當時沒有清楚寫明，我認為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若現在修改又可能會帶來另一個美中不足之處。

我現在想問，就我剛才鋪陳的第一點，究竟《條例草案》賦予漁護署署長怎樣的酌情標準？

我現在跳到下一個要點，即我剛才提到非法捕魚的部分。

我認為整項措施好像在立法原意、精神以至操作方面，都極為不協調和不兼容。

機場三跑填海工程填海650公頃，涉及4,800萬元損失，作出賠償也是應該的。

主席，基於我之前的數個論點，我認為政府真是說到"一口泡"，如此簡單的技術性修訂也這樣自相矛盾、不兼容和政策上"打對台"。究竟我們現在是擔心海洋資源受影響，希望做到永續漁業，幫助真正的漁民，保護他們的生計，還是這項政策根本是前後矛盾呢？

正如剛才打斷我發言的梁耀忠議員，他便問到要給予漁民甚麼賠償，又如何讓他們領回牌照繼續經營漁業。他還口口聲聲說，他8年前有參與通過這項法例，8年前不看文件，8年後的今天也不看文件。

我想叫尹兆堅議員找一艘船，是由他做船主的，還要在2012年6月14日時已經擁有這艘船。

而且，2019年12月事務委員會的文件，第8段已註明，即使在條文修訂後，今次只涉及319艘船的上訴個案，以及在2012年6月14日完結前因為運作牌照的問題，而被假設申請會遭拒絕的個案。所以，根本不會發展至尹兆堅議員剛才所說的情況。多位議員剛才都大義凜然發言，一如楊岳橋議員般跳出來發言，指條文限制的漁船是第III類，他說的那些用詞，我雖然聽過，但作為漁民，我也不用那些用詞來形容這些船。

在某程度上，如果大家真的關注這項條文，甚至漁民，我希望不是由今天做起。大家先要認清楚自己是否有心做，還是只把漁民作人質？我膽敢問會議廳內各人，包括陳肇始局長及她身旁那位——他不太出名，不過將來會出名的，日後會升職的——上一次落漁船與漁民傾談是何時？

8年也不看文件的人竟說我離題，荒天下之大謬！我剛才說到，因我接觸漁民，所以知道他們真正遇到的問題。

當中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條例草案》條文提及的運作牌照，牽涉到海事處長年的運作問題。

此時，香港社會亦出現有很多政治事件，包括2014年的非法佔中，接下來便一直拖延。究竟這項條例草案是否真的變成最重要，所以才拖延至今天呢？這就是今天在我之前發言的8位議員——只是7位——"攬炒派"議員"拉布"的後果。

當然，路線並不一樣，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出現，加速大家"死亡"，但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拖延審議法案，甚至把漁民"夾上馬"，一起"攬炒"。因此，我希望香港市民今天要看清楚，即使只是一項有關酌情權的簡單條文，容許319位漁民取回應得的捕魚權也這麼困難，可想而知特區政府未來施政會遇到多麼大的阻力。

今天，我再次對大家說，我希望這邊端正地坐着的建設力量的議員可以繼續維持在35位以上，這事並非我們坐在這裏便足夠，未來還要香港市民支持才可以。

我希望大家用心聆聽《條例草案》背後的真正原因、每項條例的起因，甚至在面對抹黑時，也要自行查找真相。

最後提一下，雖然今次修改了條文，但未必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今天的智慧未必能摸索或預見一些無法預知的情況，否則便不會說是意外、漏洞，所以行政上要做得快，要8年才修訂有關條例並不理想。

我今天以漁民的聲音對政府說，政府可以從嚴處理這項法例的問題，但千萬不要再以漁民作人質。